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將會在明天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一步介紹建議立法的框架，我亦已邀請行政會議內兩位醫生，即李國章教授和林正財醫生，協助在社會上的解說工作，爭取在公私營系統內的醫生支持。三立法制訂"劏房"租務管制經過多月來的討論和研究，"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原則上認為政府應就"劏房"租務實施適當規管，以保障基層住戶，但亦要小心平衡業主的權益。工作小組正爭取在3月底前提交報告給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已在剛過去星期一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聽取了議員對立法建議的意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計劃在今個立法年度提交考慮了小組建議及議員意見的條例草案。與此同時，為盡早可保障租客免受業主濫收水費，我已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以書面同意麥美娟議員可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修訂《水務設施規例》中的部分條文，規定業主只可收回根據規例第46條所繳付的用水費用。我希望此舉措亦展示了我尊重立法會的憲制職能和願意接納議員的建議。四立法加強舊式樓宇消防安全舊樓的樓宇安全和消防隱患是社會十分關心的議題，我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期間亦推出不同政策措施針對樓宇失修問題，例如"樓宇更新大行動"等。在提升舊樓消防安全方面，《消防安全條例》在2007年實施，規定1987年或之前建成的綜合用途及住宅樓宇，必須提升至切合現代要求的防火保障。過去10多年，消防處和屋宇署努力執法，亦為舊樓業主提供技術和財政支援，包括動用55億元設立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但由於舊樓業主的特質和管理、組織能力的局限，仍然有不少樓宇，例如屬"三無大廈"，有待完成《條例》的要求。到目前為止，消防處和屋宇署已完成巡查近1萬幢目標樓宇並發出合共超過28萬張"消防安全指示"，有約六成的"消防安全指示"仍有待遵辦或跟進。借鑒了屋宇署進行樓宇安全工作的經驗，政府認同有需要完善目前的法律框架，並接納議員的建議，考慮修訂《條例》，賦權消防處和屋宇署代沒有能力符合《條例》要求的舊式樓宇業主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在工程完成後向他們收回有關費用。但我必須強調，提升消防安全的工程和拆除有安全隱患的非法構築物在性質上有分別，我們會參考現行《建築物條例》下類似的機制和實施情況，並盡力解決當中的法律和執行問題。保安局局長會親自督導有關立法工作，期望在今年下半年進行公眾諮詢，從而制訂合適的機制，修改法例以授權有關部門進行相關工作。五立法打擊各類侵犯個人私隱和散播仇恨及歧視性言論、虛假信息等行為科技急速發展一方面為市民帶來方便，另一方面亦衍生或加劇了不少侵犯個人私隱或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在過去兩年，社會動盪及新冠肺炎肆虐期間，我們見到網絡，特別是社交媒體充斥着"起底"、發表仇恨及歧視性言論或發布假新聞等問題。事實上，這些現象不是香港獨有，世界各地政府近年紛紛以立法或行政手段應對相關問題。由於議題牽涉甚廣，也有一定的敏感性，我們會研究其他國家和地方的經驗和處理方法，難以在短期內提出全面的立法建議，但我們會先處理較為迫切的侵犯個人私隱行為，即所謂"起底"行為。正如私隱專員上星期強調，"起底"有如將個人資料武器化，不可忽視，她亦引用法庭判決指出"起底"對當事人的影響深遠。我們會從執法及修例兩方面着手去處理"起底"問題。

私隱公署上星期公布的問卷調查，指至少三分之二受訪者對修訂《個人資料條例》表示支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目標是爭取在今個立法年度內完成修例的草擬工作並提交草案予立法會審議。另一項與保障私隱有關的就是公共登記冊的使用。現時，各政府相關部門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已設立多年，可供查冊的原因和目的各有不同，但主要都是希望方便市民和服務使用者作一些特定用途，如買賣樓宇、買賣車輛或公司轉讓等。隨着社會對保障個人私隱的高度關注，再加上近年出現不少利用查冊獲取市民個人資料而進行"起底"的行為，政府各相關部門正重新檢視其管持的公共登記冊的法律規定和行政安排，做好平衡各方利益，並視乎需要作出調整，甚至稍後進行法例修訂，以確保查冊目的達到的同時，更好地保障市民的個人私隱。結語主席，各位議員，我今日一口氣匯報了5項涉及不同政策範疇的重要立法工作，當條例草案提交予立法會後，議員將須進行相當繁重的審議工作。我會要求各相關同事全力配合立法會，讓這些具憲制重要性或關乎民生的條例草案能適時獲得通過。下星期五便是大年初一，我藉此機會謹祝大家在辛丑牛年，事事順遂，身體健康，亦再次呼籲所有市民減少聚會，在比較平靜的環境下，度過一個不一樣的農曆新年，大家同心協力，盡快走出"疫"境，迎來健康和朝氣勃勃的新一年。

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現已有28位議員按鈕要求發言。議員提問時請盡量精簡，不要發表議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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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議員只須舉手，無須再按鈕。

我非常高興聽到行政長官剛才的開場發言，而且她上次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亦已指出她非常重視行政立法關係。

在短期失業援助方面，懇請行政長官繼續督促相關政策局要有突破性思維。

主席，根據這項調查，相比其他地方，香港市民的接種意向是低的。意向最高的是內地，有88.6%受訪者表示願意接種，然後是南韓，有78%；美國的接種意向是75%；英國有72%；即使是法國，接種意向亦有59%。可以說，香港只有45.9%的人願意接種，確實是一個警號、一個信息，我們要高度重視。我們不希望香港出現對於接種疫苗的信心危機。如何提升市民對於接種疫苗的信心，我認為是特區政府的重中之重。我想問，特首及她的團隊，以至顧問專家委員會，有甚麼計劃提升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早前她亦表示，已經向中央爭取國產疫苗盡快供港，因為很多市民對於滅活技術及國產疫苗均有信心，也感到雀躍。我想問特首她是否同意，盡快讓國產疫苗供港能夠有效化解這個信心危機或提升市民接種疫苗的意欲？

疫苗是我們非常關心的議題，事實上，有關疫苗供港的工作並非始於近月，我們由開初抗疫時都知道，如果沒有有效的疫苗研發和廣泛應用，事實上是很難完全解決這個疫症問題，所以在很早階段，衞生署已經成立了相關的委員會，由相關的同事進行有關工作，當時是要很秘密、很保密地進行這些預先採購協議。我們在去年12月23日已經公布了成功採購的疫苗——3個技術平台，總共3款，各750萬劑，足夠香港市民使用。現時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兩方面，第一，就是認可這些疫苗作緊急使用用途；另外是疫苗抵港，兩個議題都正在積極跟進。李議員特別擔心的是信心方面。

推進的工作有幾方面。

這項工作的進行是需要有數據，到目前，我們已經有一款疫苗經過專家評估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批准後獲得認可。第三，是方便性，如何可以令市民在接種疫苗時感到方便、舒適、穩妥，所以由兩位局長，分別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共同主持一個專責小組，小組亦工作了一段時間。近日大家都聽到很多關於在各區成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消息，當中會有醫生和醫護人員在場，因為市民接種後可能也要在中心休息一段時間，看看有沒有反應。我們會繼續推進各方面的工作，希望可以增加市民接種的信心。

最重要就是日後如果要出行，無論到內地或外地，疫苗接種會扮演一個甚麼角色。現在不能說實，因為也要看看全球的情況，但肯定接種了一定比沒接種好，因為有多一層保障。至於在中央方面，我在此再次重申，中央人民政府對於香港的疫情是非常關心，對於香港提出需要中央支援，往往都是義不容辭，早前已經做了幾項工作，我不再在此重複。針對由內地研發和生產疫苗抵港一事，現時是正按着我們的要求替我們做協調的工作，我在這方面都要再次感謝中央給予我們的支持。

行政長官，提升市民對疫苗接種的信心，真是重中之重。如果信心不足，接種率就會不高，更會影響群體免疫力發揮作用。行政長官，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周日發起"要求盡快引入國產疫苗"的簽名行動。一天之內，我們已經收到75000名市民簽名支持，反映大家對於國產疫苗有信心，亦希望可以盡快引入香港。

今日我不能夠很確定地說，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是不斷有進展的。我很感謝政黨做了一些調查，讓大家知道市民的意願。在整個疫苗的認可工作方面，我們很希望以非政治化的手段去做，因為香港實在近年每件事都被提升到泛政治化，甚至有小部分人士會藉機做一些政治炒作，所以我們都希望做到客觀、講數據、講科學來認可疫苗作緊急用途，讓香港市民可以接種。有任何關於疫苗工作的新進展，我們會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

第599K章其實可以適當地修訂，無需過分保守，因為在政治上，我們當然應該遵守"一國兩制"，但在抗疫上，應該是"同人同體"的。既然全國同胞可以接受，為甚麼香港要如此保守和緊張，不能加快呢？至於紓困方面，澳門現時宣布——好像新人的結婚誓詞一樣——無論順境或逆境，富或貧，政府都會盡量幫忙。反觀香港，即使最近有1,978億元的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但我曾經向"財爺"——用他的遊戲方式——介紹一些"菜式"，希望"財爺"可以盡量幫忙，進一步放寬紓困措施的門檻，這方面似乎還是未有成效和消息。特首閣下是否可以幫忙呢？無論在抗疫或紓困方面都加大力度、"貼地"一點，不要只是因為被批評，因為要讓市民看到我們多做事，於是就如臨大敵，在各區採取一些很嚴峻的手段，但每次都好像"食詐糊"般呢？

香港是一個很多元的社會，近年亦出現了很多大家意見非常不一樣的情況，亦有很多很政治化的行為，所以在施政方面，倍感困難。我當然希望如謝議員所說，事情很簡單，打針而已，那麼多億的人民可以打，那我們也打；但恐怕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成為了另一個可以讓人作政治操作的議題，到時候受傷害的不單是香港市民，亦影響內地的人民對於香港的看法。所以，這個不是保守或不保守的問題，而是我們一個現實的問題，希望謝議員可以理解。我們在抗疫工作的力度是不斷增強。當然，現在回看，有些措施是否可以早點推出，我也不會否認。整個COVID-19、新冠肺炎，是全新的事物，各國其實都在學習中，同時推進抗疫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不斷求進。我特別想澄清，謝議員用的一個字眼——"食詐糊"，我相信他是指我們在一些大廈或者小區裏進行限制及強制檢測，而找不到確診個案。找不到確診個案其實也是一個好的指標，即是說，可能這一波的疫情都接近有下降的跡象。這正是我們想知道的——究竟現在廣泛社區，這些隱形的傳播者、感染者的程度是怎樣。我不會單以一個指標，即找到多少個確診個案去衡量這些工作的成效。這些工作動員很多人，已經遠遠不只是衞生當局，亦遠遠不只是紀律部隊，有出動到我們建築署百多位同事，他們平日是建築師，亦都到區內參與這些行動，希望大家能給他們支持。正如我們公布，希望能在農曆年年二十九之前，盡量去看看各區的感染情況如何。關於失業的問題及支援的問題，我非常關心。

在這方面，我希望特首......我明白要審慎和"穩陣"，香港的政治環境是特別的，但是，我們每件事都滯後。如果你在6個月甚至1年前提出這些強制檢疫是很正確，但現時全民應該聚焦在打針方面、vaccine方面。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真的要做多一點，不要再度滯後，因為現時我們再這樣如臨大敵地進行檢疫已經過時，所以拜託聚焦在vaccine方面。
我同意這個策略，但現在問題是還未進入疫苗接種計劃可以展開的階段，因此我們繼續努力去做檢測的工作。老實說，如果同時間做大型的社區檢測，又進行大型的社區接種，實際上有些困難，但這個工作是在一步一步推進中。

特首，疫情嚴峻，市民人心惶惶，大部分香港人都願意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強制檢測、禁足令，以至快將進行的疫苗接種，目標是希望香港盡快"清零"，快通關，促經濟，保就業。特首，民生無小事，今次我觀察和走訪各區，發現渠管設計與維護問題成為其中一個疫情爆發的原因。特首都記得，2003年SARS時政府也有一些改良渠管設計的工作，亦加強市民對於渠管維修保養的知識，但SARS當時我們的"劏房"、"三無"大廈以至樓齡老化問題沒有現在這麼嚴重，近期我更加觀察到出現天井設計令病毒傳播機會增加的危機。特首，很多市民都很擔心和憂心渠管的問題，不知道家中渠管有沒有事，我們製作了兩幅圖片讓特首看，左邊這幅是公屋的渠管問題，右邊這幅是現時在私人樓宇、"劏房"、不適切居所的渠管問題。公屋方面，政府正推行為期18個月的排水管檢查計劃，我希望特首能夠盡快促成和完成這檢查及維修，但問題來了，特首，在私樓、"劏房"、"三無"大廈未見到有甚麼具體工作會進行。

現在我們在處理樓宇安全、非法僭建方面，我覺得是有成效，這10多年來是有成效。有了消防安全的條例，條例執行有不暢順的地方，我們今日亦公布除了有財政和技術支援外，亦會在法律框架上完善。近日看到渠管亦是一個問題，我們亦會以此態度來處理，不過請大家留意，如果在私人地方內、在樓宇內，要進去做工作就會有很大困難。出租公屋是我們的物業，房屋署可以進入屋內看看有沒有亂駁喉管、剪斷喉管諸如此類，但私樓內是有困難。然而，就外牆的喉管破損等情況，我知道發展局局長正進行研究，希望在這方面按我剛才所說，特區政府能夠就舊樓的支援提出一些具體措施。
多謝特首。特首，過往你在私樓的工作，市民是有目共睹，要給你一個"叻叻"，這是事實，但特首我希望你能明白，現在的問題在渠管，要認真、"多、快、醒，創造好環境"去解決它。特首，我追問的問題是，我希望給你一個建議，民建聯和我都希望你能長遠去看，透過政策局找一些業界朋友或大學進行研究，就私樓的渠管問題有一個更長遠的方案，制訂一些相關建築物管理的指引，從而杜絕隱患。

我們從來都很支持以科研來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所以一定會採納這建議。我們會與有關的研究機構，無論是大學或其他機構合作，研究如何以最好或以最多的科技解決現在的問題。

主席，"衣、食、住、行"是民生大事，是一個城市是否宜居的要素。不過，今日的香港，衣服的"衣"字要改為醫療的"醫"字。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有關"行"的問題，因為要建設香港成為宜居的城市，一定要重視交通運輸的基建，但目前一些新發展區往往因交通配套落後而備受困擾，我亦曾多番促請政府進行全面的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我樂於看到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積極回應，推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不過，我必須指出，當局在落實鐵路發展方面的進展太慢，因為《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發展7條新鐵路路線，當時預計在2031年前可以相繼落成；可是，按當時規劃最早落成的屯門南延綫本來在明年通車，但大家也知道現在已經落後。我多年來也向政府"追數"，而過了6年，政府才在去年對東涌綫延綫和屯門南延綫"開綠燈"，而原來建議北環綫及古洞站的落實時間是2018年至2023年，以便為2023年起遷入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新增人口提供服務，但當局最新預計北環綫第一期，亦即古洞站要到2027年才落成，第二期竟然要到2034年才能完工，較《鐵路發展策略2014》的規劃足足延遲11年之久。交通配套落後的矛盾非常明顯，亦令人慨歎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所以，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當局會否盡快檢視如何加快7項新鐵路項目的有序落實，盡量追回流失了的寶貴時間呢？
主席，我和盧議員的看法相近，香港的城市設計應該是運輸基建先行，尤其現在要開拓新土地作房屋發展，就更加需要先有運輸基建。在不知不覺中，本屆政府已經調校了我們如何看待投資這些運輸基建的項目，不再是視乎有多少人入伙、出行率是如何，或者是道路會擠塞到甚麼程度，我們才加建運輸基建，所以在策略上和盧議員或其他議員多年要求的運輸基建先行是一致的。現在是處於一個如何可以加快的階段，我在此亦有感而發——有時會因快得慢。近年我們的鐵路項目出了問題，現在有人回頭看說是當年立項太多，一次過要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處理5個鐵路項目，其實是令其疲於奔命，亦可能令到一些管理、工程各方面出現問題。

今次再立項是審慎的，所以在施政報告中有4個項目；我不能夠在此承諾7個項目會一同推進，已有先後次序，就是東涌綫延綫、屯門南延綫、北環綫，以及"躍動港島南"的南港島綫。

我會親自督導這項工作，希望能加快進度。第一期的古洞站，希望爭取到配合古洞新發展區的人口在入住時可以享用鐵路交通；但下一階段連接到西鐵的一段要加快，我已親自和港鐵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會面，希望他們能在這方面加快，我會繼續督促這項工作。
主席，我很感謝行政長官給予正面的回應。的確，政府的交通規劃往往是需求帶動，以滿足交通的需求為主導。我聽到行政長官的回應後，想進一步問行政長官日後會否採納供應帶動的規劃考慮，主動以各種基建推進地區的發展？例如社會上討論已久的荃灣─屯門鐵路，這對於發展新界西和在車站上蓋提供更多發展空間是十分有利的。我希望政策上能有所調整，改以供應帶動，從而達致"路到人到，路到財到"。
簡單而言這是我們的策略，特別是在人工島填海方面，即整個"明日大嶼"的工作，大家可見很多都是運輸的基建。事實上，純粹填海的費用不是多得太厲害，但一系列的道路、鐵路的運輸基建以達致剛才盧議員說的效益，是這個項目中的主要成分。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採取此策略來跟進，多謝盧議員。

特首上任後，經過了數年，香港市民都說特首的公關工作可能做得比較差，但有些事情未必是特首可以控制的，例如有些私營傳媒為了增加銷量，在內容上會稍稍超越了範圍，這也是正常的，但我們希望會有一間公營電台可以擺正事實、報道事實、守正惡邪，把政府真正想說的話告訴市民，因為太複雜的數據和理論，市民未必能聽得明白。所以，對於香港電台的操守及專業問題，香港市民均十分關注，而近日香港市民便發現它出現了很多失誤和誤導事件，其中一宗比較大的事件必須先說，就是"習近平事件"，他們把"習近平稱要推動多邊主義，搞新冷戰和制裁只能把世界分裂"的意思，寫成"習近平稱要推動多邊主義，搞新冷戰和制裁把世界分裂"，當中的意思完全扭曲。我懷疑港台的編輯及採訪部門的員工中文程度不足，這是專業問題。

我知道特首花了很多心思處理抗疫的經濟支援措施，不過始終未有推出短期的失業援助，實在令人失望。雖然"保就業"計劃是好，但有時候會出現資源錯配，應該收到補貼的未能收到，不應收到的卻收到一大筆補貼，包括那些逆市發財的超市。

我相信財政司司長是聽到大家的意見。
雖然我明白，特首今天說過不會在這個場合就經濟支援作回應，但這的確是處於水深火熱的基層市民最希望表達的意見，我希望特首回去能夠加以考慮。

主席，行政長官，我一直十分支持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政府於去年12月底推出"智方便"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目的是讓市民透過流動應用程式使用網上服務，我已下載並登記成為"智方便"用戶。這平台確實可以連接很多項政府及公用事業的網上服務，包括身份認證、自動填表、個人化提示等。然而，如果要使用另一項數碼簽署功能，作車輛牌照續期、報稅等用途，便要帶同身份證到全港121間郵局的登記服務櫃位，升級至"智方便+"，然後才能使用。

現時在疫情下，郵局減少了服務時間，櫃位經常有很多人輪候，這安排令用家感受十分差。香港現時已實現網上開立銀行戶口，但"智方便"還要分兩步進行登記，以及非網上進行升級，實在與時代有點脫節，我相信這樣難以吸引大量市民試用及登記。行政長官，既然"智方便"是推動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數碼建設，政府推出服務的目的應該以用家體驗為本，市民才會樂於享用。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優化數碼簽署功能，在登記"智方便"時一併進行，讓市民能更方便地使用這項服務呢？
主席，多謝陳議員推介我們在12月推出的"智方便"，我明白陳議員希望我們在應用科技方面做到越來越方便市民，不過針對這個數碼簽署，是有一定的法定要求。按《電子交易條例》現時的要求，因為是申請電子證書作為數碼簽署，是需要相對嚴謹和面對面的方式去核實申請人的身份才可以做，所以在登記"智方便＋"方面是需要有一次——只要一次——做到面對面核實功能，以後就安枕無憂，可以用"智方便＋"。我們現在安排有興趣的市民去郵局，正如陳議員剛才所說，有超過120個郵局讓郵局同事去核對市民的身份。我們會在未來的日子探討在多些地方有這些核對站，譬如同事正構思在很快就開始啟用於18區的疫苗接種中心，市民走進疫苗接種中心都可以核對身份，尤其是可能在接種疫苗後會有十多二十分鐘坐着沒其他事做，我們盡量在那裏採用一些科技，讓市民申請，在那裏放一些櫃台，讓市民可以同時間做登記，有了"智方便＋"以後用其他數碼服務就會方便很多，現時的計劃是這樣，多謝陳議員。
很高興聽到行政長官說會繼續改善這項服務，但其實我留意到很多政府服務推出後，都沒有考慮市民作為用家的體驗，往往要待社會上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後，才開始改善。

事實上，現時都應該是在創新及科技局下有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告訴我們怎樣去方便營商。陳議員的意見就是成立方便市民應用科技的委員會或聚焦小組，去聽取市民對於應用我們各式各樣的科技有甚麼新看法，多謝陳議員。

行政長官，剛才何俊賢議員提及香港電台的事件，其實最近亦有一個例子，不知道你有否留意，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向你和各位政府官員說說。較早前，習主席在北京透過視像會議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時致辭，而港台的新聞報道就有一些令我們感到可以說是頗為生氣的地方，原本的報道應該是"習近平稱要推動多邊主義，搞新冷戰和制裁只能把世界分裂"，但港台的報道卻變成"習近平稱要推動多邊主義，搞新冷戰和制裁把世界分裂"。一個公營電台竟然將國家主席的說話完全倒過來說，雖然他們在1小時後主動修改，但這件事正正顯示出港台的問題，我們的確需要正視。

在此事上，我希望這個例子足以顯示港台的問題實在是迫切需要處理。不過，行政長官，其實我今天想問的是關於你剛才提及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這一點。我非常高興聽到你今天在這裏回應立法會和社會的意見，大膽嘗試行出這一步，放寬讓在外地學習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回港幫忙、懸壺濟世。你剛才提及，公立醫院醫生的確長期短缺，我亦看過一些數字，市民輪候專科門診時間最長的是九龍東聯網的眼科，需要174個星期。行政長官，剛才你亦提及特殊教育需要，其實你數年前已經願意投放大量資源去做，但衞生署未能聘請人手，結果令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小朋友錯失治療的黃金時期。當然，我們預期你今天提出的放寬措施，未必能夠引入大量醫生，但這可以說是重要的一步，我相信會得到市民和病人支持。然而，根據過往的經驗，我相信某些醫生組織未必會歡迎，甚至會搬出"香港醫生的醫學水平和專業資歷絕對不能妥協"的理由，然後向政府施壓，直到政府放棄。香港的醫生當然是訓練有素、醫術高明，但這並不代表在外國受訓的醫生便做不到華佗。大家看看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他們很早已經放下門戶之見，引入在外地著名醫學院受訓的醫生，藉以解決他們的醫療問題。在2017年，新加坡的海外受訓醫生比例高達42%。如果香港依然故我，只會令病人受苦，令我們的下一代繼續為醫生不足而付出代價。因此，行政長官，你可否在此承諾，一定會在本屆任期之內，落實你今天宣布的如此重要的一步？
多謝張議員對於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支持。

現在這個計劃不是很大膽的地方就是如我在11月在此說的，我們會先讓"香港仔"、"香港女"在修畢醫科，甚至獲得了專業資格，成為一個很尖端的醫生後可以回來，希望這次不會在社會上或令到特區政府和醫學界有太大衝突，我亦在此再次呼籲公私營系統的醫生支持。公營系統醫生支持，其實對他們非常有利，因為現時在醫院管理局有600多個空缺，令他們的工作量很大，如果突然多了幾百個醫生幫忙，其實就可減省工作量。在衞生署的情況更加嚴重，一般人說醫生不足是集中在醫管局，但衞生署的空缺率，截至2020年年底是13.2%。我們明明可以有多13%的醫生去幫助提供各式各樣的衞生署服務，現時也沒有。我只是舉了最嚴峻的例子，因為正如張議員有兩個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在黃金時期需要評估智能，然後給予服務。現在服務反而到位——你也記得我上任後答應過是"零等候"時間——但評估不到位，怎麼辦呢？羅致光局長都想了一個方法：未評估，我們在幼稚園看到他有一些問題，先給他幫忙；但事實上是不理想的，應該做完一個專業的智能評估，我們才可以對症下藥決定怎樣去幫助這個小朋友，否則他就會錯過他的康復黃金期，往後就會出現很多問題。我今天是情詞懇切地希望香港醫學界支持這次工作，只要能夠有這個法律框架、有了這條法例，我們至少可以嘗試去吸納一些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醫生回港執業，解決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我們的決心很大，我們不會放棄，我希望本會亦會支持我們。事實上，容我在此再多說一句，如果今日不是有一個回復或大致上回復正常的立法會——你可以繼續罵我們的官員，包括我本人，但至少讓我們做事，有一個大致上可以回復運作的立法會，我們就會不斷提出這些大膽但有益社會的建議。今天這5項立法工作，坦白說，如果是在去年的立法會，至少有兩三個不敢提出——打擊網上"起底"、宣誓而且有法律後果——可能大家會議也開不成。這正是我們香港要珍惜的，立法機關制衡特區政府、督促特區政府，但配合特區政府，為市民做實事。我希望在此的議員就着引入非海外醫生會大力支持我們，我們的條例草案應該可以在本立法年度提交，但審議需時多久就交給大家。

主席，行政長官，我希望你明白，在疫情之下，最受傷的是一群手停口停的"打工仔"。對於失業人士的支援，我們勞工界以至整個議會，都不停催迫政府，包括閣下和羅致光局長，但你們予人的感覺是，你們講就全力以赴，但做卻令人感覺是無能為力。

很多工友時常慨嘆，疫症尚未"清零"，他們的"荷包"及銀行戶口已經"清零"。

我再提出一個方向讓你思考，就是設立一個退場機制，當失業率回落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百分比時，這項臨時的支援失業計劃便會結束，將來如何提供恆常及永久的失業支援可以從詳計議。如果以失業率數字作為退場機制，政府是否願意考慮我們提出的失業支援金的概念呢？另外，在增加就業職位方面，政府提出創造3萬個職位，但現已落實的數字只是稍為多於一半。SARS時期有7萬多個臨時職位，政府是否可以在社區照顧、抗疫前線和旅遊推廣方面提供大量職位，從而提供協助？我認為政府應一方面"派錢"，一方面提供一些臨時職位。最後，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成員鄧家彪希望邀請羅致光局長進行公開辯論，我們不是要作口舌之爭，也不是要在"鬥嘴"中分勝負，而是希望在辯論中找到"救失業"的出路。行政長官，你可否責成或替我誠邀羅致光局長與我們進行辯論呢？不是要分勝負，我們只是希望擺事實、講道理。

最後的邀約我相信羅局長不會抗拒，是嗎？辯論而已，希望大家越辯越明，有待大家安排，不過現在可能大家要以視頻在網上進行。關於特別、具體的失業援助，正如我剛才所說，我不想再在這裏片面地說，而要綜合全盤考慮。對於陸議員特別提出的創造就業，這個方向我們支持，因為我們往往覺得能夠讓失業市民有一定的就業機會是好的，就算是短暫的就業。早前我提及羅致光局長曾說我們有研究在職家庭津貼時數的要求可否降低，讓市民找到兼職，一日做一兩個小時，或每星期做幾天，都可以進入職津網絡，從而可以受惠於職津制度下的津貼。在創造就業方面，我們會繼續努力，如果可以開多些職位，我們一定會開多些。早前在防疫抗疫基金的31,000個職位中，已聘請並入職的只有一半左右，大約有14,000個，我已要求加快，各有關局長獲配了這些配額的要盡快加快這個工作。反之，我們推出了約兩個星期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反應非常好，2,000個配額中，最新的數據是已經有170間公司提供了超過1,100個職位，而且有相當多是創科的，對於我們的青年和大學畢業生，亦應是一個相對好的消息。多謝陸議員。
行政長官，希望你不要把在職家庭津貼和失業支援混為一談，因為事實上，失業後自然是零工時，即使把工時規定減到10小時也沒有用，對不對？除非失業綜援容許個人申請，這又是另一回事。最後，我很高興聽到你說羅局長對我們的大辯論應該不會卻步，我在會後再約羅局長，大家找一個平台談談，好嗎？

但近一年來，可看到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極不理想，再加上個別區議員作出剛才梁議員提及的行為，所以亦是我們需要正視的範疇。第一項要正視的是區議員要自己知道自己作了甚麼承諾。

稍後大家看到為落實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的修訂條例便會包括這些條文，接着就是落實、執行。當然落實、執行要講證據，我們會按證據來執行有關條例，確保區議員依法、依着自己的承諾履行他們的責任。
行政長官，既然區議會的職能已失效，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會否就其失效性，作出一些具體的所謂收回他們失效的權力呢？

有了他們的法定宣誓，他們清清楚楚地承擔就任後違反誓言的法律責任，我們會更加緊張、更加積極地去執行這些工作。

完全無關。我希望在此首先澄清，是完全無關。抗疫是一件大事，亦是集體的決定，所以與本人要述職無關。中央一向關心香港的疫情，到第四波疫情出現，有擔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主席亦鼓勵我們按着香港的情況繼續努力，盡快處理好疫情。這個稱為強制檢測的行動，即是用法律的手段要求某一類市民、某一個群組的市民、某一座大廈內的居民接受病毒檢測，是一個有效的措施，事實上亦透過這種強制性檢測找到不少陽性個案。到近日為甚麼要用一個你稱為"圍封式"，或我們稱為"限制與檢測"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夠更徹底。如果我們看到哪一區、哪一座大廈有較高風險——我已經說過有3方面的因素決定它有較高的風險——我們就會快而準地在很短的時間去到該處，希望如果有感染人士，他被我們檢測後送到醫院隔離治療，就不會出現他到處走、再傳播病毒的風險。當然，如果大家看到每一次的限制和強檢行動找到很多個案，大家便認為很有效；現在看不到，就認為很無效。我想強調不應該這麼簡單地去看，我們都要看看全面的情況是怎樣。事實上，揀選這些地方做這種"受限區域"強制檢測，既有科學基礎，但又並非完全科學，所以你說揀選的地方未必完全很準確，可能隔鄰一條街還有隱形傳播，但又選不中，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我也希望同事爭取，由幾日前政務司司長公布，到農曆年前——承諾做到年廿九，即如果需要做的話，是做到年廿九；每晚已經由本來做一個地方，做到最多那一晚是4個地方——希望爭取時間能夠用這個方法再檢視香港整體病毒的感染情況，或者這些隱形傳播鏈的情況。去到新年時，希望大家都能減少聚會，過一個比較平靜的農曆新年。農曆新年後如果個案下降，我們亦會逐步開放各方面的經濟和社交活動給香港市民。

我們肯定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鄭議員。不過，在3個因素當中，畢竟有一個因素是環境衞生、樓宇的狀況，包括剛才柯議員很擔心的渠管狀況，這些往往都真的在舊樓甚至是私樓出現，所以是這個因素使然，讓你看到我們好像選擇在特別基層的地方做這"受限區域"強檢。這是因為客觀的因素，即是要看看樓宇的狀況、排出的污水有沒有存在病毒等一系列的狀況。我們從來不會考慮階級，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一個跳舞群組，跳舞群組有不少受感染人士都是來自你口中的高貴地方，一樣須要檢疫，不可以有不同的處理，大家都要進入竹篙灣接受檢疫。

主席，多謝行政長官剛才提到會立法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自由黨爭取了10多年，這不單是自由黨的訴求，我相信香港整體市民也會歡迎。不過，當然我們明白會有小撮的本地醫生為了"醫醫相衞"，為了鞏固自身的利益和排外，會引導很多醫生團體去反對。

主席，我簡單回應，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都希望稍後政府有一個全盤綜合的回應。在去年3月、4月籌備"保就業"計劃時，事實上沒有人看到疫情會持續這麼久，對於商界，特別是某些行業的影響是如此深遠。現時事後回看，有人認為當時不夠針對性，不應大部分行業都幫忙，應該重點支援一些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所以接着的防疫抗疫基金第三期、第四期是比較對焦。我也可以在此說明，因為公共財政的壓力，那一類"保就業"計劃是不會再推出，應該按着市民給我們的看法，更聚焦和有針對性地去提供支援；但接着如何再支援，這個我今天真的不想說，因為要評估整體財政狀況，我們才知道在哪方面能支援。不過最重要的是希望盡快可以恢復這些商業活動，在這方面需要業界和市民的全力配合。在這過程中，其實我也很感激被我們關閉了處所的業界，大致上也是很積極和正面，自行主動組織了一些團體，提出了一些他們願意接受的額外防疫規管，從而令他們可以開業。我可以跟大家說，這些努力是不會白費的，我們在下一階段可以放寬時，一定會考慮行業作出了的努力。